我想就現在政府對《2019年稅務條例草案》提出的修正案提出我的綜合意見，說明究竟我對這方面的修訂的態度是支持還是反對。

主席，我謹此陳辭。

有很多市民向我反映，既然他們都已遞交今年的報稅表，最遲在年底時便會收到稅單，那麼，政府何不考慮寬免今年的暫繳稅呢？

我很喜歡"巡鋪"，某星期六早上，當我在銅鑼灣渣甸坊逛街時，有一間著名錶行的店員告訴我，指現時生意只有兩三成，但因那是一間大型錶行，它仍然捱得住。

局長，你該學一學他：第一，做事不應太瑣碎；第二，措施要能盡快見效；第三，措施要是市民能懂的。

這次已是我就《2019年稅務條例草案》第三次發言。在上一階段及現時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都忍不住有說話要對政府說。從上星期三至這星期，我聽到各方的反應相當強烈。

它們有冤無路訴，保險不承保，政府又沒有措施處理。正因如此，它們目前最需要、最盼望的是止暴制亂，香港能夠有一個安定的環境，恢復平穩。

今天是萬聖節，對香港的酒吧行業來說，這天是除了除夕、聖誕節外，排第三的生意高峰日子。

所以，我覺得當務之急是止暴制亂，恢復香港的秩序，這樣，我們才可以重過正常生活，各行各業才能正常做生意。

多謝主席。

主席，多謝黃定光議員剛才說出了業界的心聲。本環節討論的是CSA，我們聽到許多數據，而稍後鍾國斌議員也會就我的發言內容作出跟進。

食物的生產所涉及的農業、畜牧業、漁業等的生產活動在世界每一個地區進行。

至於徵稅及將稅款用在貧窮或捱餓市民身上，是特區政府的工作，那就是將資源重新分配，把金錢能花在有需要的人身上。

現時，從這個CSA辯論環節，便可看出特區政府的一個特性。

政府"派糖"還派得少嗎？或許大家認為"派糖"派得太濫，而"派糖"的方式及方法也不對。

因此，局長怎可以舊的政策——去年4月財政預算案推出的優化措施——當作解決普通中產人士困難的妙招？

大約兩個月之後，很多市民或企業也會收到稅單。當然，收到的稅單將以今年的收入為基準計算稅款，還有一項暫繳稅；暫繳稅當然也是根據今年的收入，尤其就企業而言。但是，我們來年未必會有相同的收入，亦可能有機會無法負擔稅款。

儲稅券在這兩次討論中很少提及。我昨天剛接獲政府發出的《2019年儲稅券公告》，內容是甚麼呢？

最近業界有間上市公司——幸好它是上市公司——跟稅務局出現一些稅務爭議，最終在過去六七年購買了1億7,000萬元儲稅券。

真是荒天下之大謬。一間公司做百多萬元生意，便假設它沒有成本、全部是利潤，竟然可以開出這樣的稅單，真誇張。

第三宗個案，又是相當神奇的。

我曾經致函財政司司長，投訴稅務局這些不公平的情況，尤其是如果當事人不繳付，稅務局便訴諸法庭。根本中小企一旦要面對官非，最終唯有向銀行、財務公司借錢，以便向稅務局交稅。接着政府回覆——主席，這一點尤其重要——尤其是司長說，這段時間要"撐企業、保就業"。現在稅務局迫企業借錢交稅給政府，同時又說退回2萬元，這些處理方法是絕對不公平的。

"既有機制，行之有效"，中小企還有甚麼好說呢？對，退稅是有幫助的，但就整個機制而言，尤其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明年要交稅時，稅單上，特別是預繳稅方面，可否提供從容的時間、從容的方法？如果中小企能夠證明生意下跌、收入減少、面對財政困難，可否有一些豁免機制，或分期付款的機制，令他們的財政壓力得以減輕？我今天支持修正案之餘，亦要指出現時稅務局或《稅務條例》當中，有很多對中小企的壓迫，而且壓力巨大不堪。正如我剛才所說，是上市公司便沒問題，但大部分中小企收到稅單後，如何處理呢？有時候，稅務爭議所牽涉的是五六年前的事；可能五六年前，公司賺錢有現金，但今天這樣的生意環境，根本已經要向銀行借貸，或利用信貸保證基金，才能借錢周轉，借錢後可能便要向稅務局交稅。就這一點，我希望局長聽到後，回去跟稅務局和財政司司長研究一下，來年的稅單在預繳稅或儲稅券方面，可以彈性處理，不要迫死中小企。

主席，為減輕納稅人的負擔，2019-2020年度的財政預算案建議一次性寬減2018-2019課稅年度75%的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及利得稅，每宗個案以2萬元為上限。政府預視到中小型企業目前經營困難——全港企業其實皆經營困難——最重要的是預計失業率有機會進一步攀升，所以"財爺"在2019年8月15日再宣布一系列措施，以應對未來極具挑戰的內外經濟環境。措施主要提出把2018-2019課稅年度的稅務寬免百分比由75%增加至100%，每宗個案的上限維持在2萬元。

主席，香港現時受中美貿易戰及連串大型示威衝擊活動所影響，包括癱瘓機場運作、鐵路因為暴徒破壞而需部分時間停駛，以致市民不敢外出消費，遊客又不敢來港。現時，有數十個國家及地區把香港列為旅遊警示地區，所以大家不敢前來。

根據香港旅遊發展局的資料，8月份的訪港旅客只有350萬人次，較7月份減少了160萬人次，跌幅超過三成，全年計則大跌四成。

我相信可能因為第一，很多香港人不敢外出；第二，旅客減少；或第三，即使有人有膽外出，但考慮到未來經濟有可能轉差，因此會想節省金錢。因此，中小企的經營真的十分困難。

因為李家鼎的食肆與全香港的飲食業無異，均遇上前所未見的困難。他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有些員工現時放假，有些已離職，有些在晚上則不敢上班。

我會說句，這措施是聊勝於無，因為遊行示威已重創香港的飲食業、零售業、旅遊業、酒店業和建造業，甚至醫療業亦受影響。跑馬地有一間著名的私家醫院早前發出備忘，表示4個多月來的社會運動令醫院的入住率和求診數字不斷下降，影響收入，因此有需要削減不必要的開支，以確保財政儲備充足，並會停止招聘，甚至有機會裁員。

整體失業率現已上升0.1個百分點至2.9%。

此外，亦有朋友問我政府可否將供養兄弟姊妹免稅額由目前的37,500元提升至43,000元。

政府是時候考慮整體的稅務改革方向了。

主席，多謝蔣麗芸議員的發言，亦多謝今天早上何俊賢議員把我們帶到火星，令我們從另一角度了解到今天討論的《2019年稅務條例草案》和修正案。在何議員把我們帶到火星前，我答應了會在他發言之後繼續發言，希望把大家從火星帶回地球，從地球層面繼續討論這項《條例草案》和修正案。因為雖然地球很紛亂、香港很紛亂，但我們也要回到香港的實際情況，繼續研究《條例草案》和修正案對我們的影響為何。主席，如果你記得，我在昨天就着修正案發言時，已經扼要闡述了《條例草案》的目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的內容，以及概括講述了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及利得稅在香港的情況、需要繳稅的人數和企業數量大約為何；而就着稅務的整體面貌，我在昨天的發言中亦已向大家作出了介紹。在昨天發言的最後一部分中，我亦道出了社會上一個爭議，就是究竟今次這項一次性減稅措施，在利得稅兩級制的情況下，市民是否可以合理受惠呢？我昨天已花了不少時間討論在利得稅兩級制下的情況，我還提出，就着今次一次性扣減，其實還有另一個社會相當關心的爭議問題。

我相信就這個問題，當局亦需要在此釐清，不然便會令到這群在今年無須繳稅的人士，感覺自己受到不公平對待。

就此，政府的說法確實不無道理，因為在過往每個年度，政府也有提供稅務扣減，如果今年作出以上安排，確實可能會出現雙重扣稅的情況，這一點不容忽視。除了個人入息課稅外，利得稅方面又怎樣呢？

因此，假如我們容許企業把某個課稅年度錄得的虧損結轉，以抵銷過往年度的應評稅利潤，稅務局可能隨時需要退回已經入帳的稅款，這樣會否令稅收出現一個大家難以預料的波動呢？就此，政府當局認為，現時容許企業無限期把虧損結轉，以抵銷日後年度所賺取利潤的安排有助企業處理虧損，而這項安排對投資者仍然具有吸引力。

假如去年要繳稅但今年不用繳稅的市民可獲得去年稅款的退稅，有人便會問，他今年要繳稅100元，即今年只可得到100元退稅，那麼，他是否應該按去年所繳稅額而獲得更多退稅？其實，社會上還有些一直沒有收入，每年也不用繳稅的人，他們可能是長期低收入入士，當政府有盈餘的時候，是否更應該幫助社會上更弱勢的社群？

退稅安排的原意是讓市民分享經濟成果，這是一項基於大家對香港經濟感到非常樂觀和正面而作出的建議。可是，我們現在討論這項修正案的時候，香港的經濟情況已到了水深火熱的時候，這項退稅安排在今天社會處於水深火熱的情況，對市民來說肯定不是一項有效幫助他們的財務或稅務方面的安排。

主席，不知你有沒有聽過"隧道論"？

最近有關幫助旅行社的措施，正正就是一個例子。

我想藉此機會感謝李嘉誠先生。大家從新聞報道中應已得悉，李嘉誠先生旗下的基金會，捐助10億元幫助香港本地中小型企業渡過難關。

在座很多建制派議員經常示威，我自己亦經常示威，所以我們怎會痛恨示威者呢？但是，在這次風波中的示威如果是正常示威，即有向政府或警務處申請許可後再舉辦遊行的示威者、和平的示威者，香港便不會搞成如此田地，也不會造成今天的局面。

我記得早兩天，一名前香港足球代表隊門將在某地區因意見不合遭人毆打，其中有人走過去捉着他的腳不斷揮打，其實我猜那個人想打斷他的腳。

主席，我不會投反對票，因為這些人並不是眼中釘，而且這項幫助香港紓困的小措施，其實只是有比沒有好、杯水車薪。

此外，我多次問特首，會否在適當的時候向每位香港市民派發1萬元，以振興內銷經濟，帶動經濟鏈呢？

其實元朝都有納稅。元朝最終被明朝消滅，元朝所做的每一個政策是否都做得很好呢？

主席，香港現時15.5%的稅率其實十分低，在全世界差不多是數一數二的低，歐美的稅率是數十個百分比。

最後，幸好上次楊議員只是在會議廳說出這個故事，如果他是在參選的時候對選舉主任這樣說，又或選舉主任問他對於香港自決或獨立的看法為何，而他說出這個故事的話，我想選舉主任一定感到很麻煩，不知怎樣下決定。

主席，2019-2020年度財政預算案建議一次性寬減2018-2019課稅年度75%的薪俸稅、個入入息課稅及利得稅，每宗個案以2萬元為上限。

尤其是去年的退稅額是3萬元，今年調低為2萬元，大家對此很有意見，認為"財爺"和政府應該考慮加強這些寬減措施。

很多市民表示，基層現在叫苦連天，中產怨聲載道，究竟出了甚麼問題？老實說，我知道沒有一項政策能夠盡如人意，總會有一些人提出意見。為甚麼在社會上，基層和中產就着預算案的修訂有這麼多的聲音呢？

但是，我想借這個機會告訴政府，其實還有一群人，他們未能入住公屋，沒有享用任何福利津貼，連獨立電錶也沒有。他們俗稱為"N無人士"，在長期的"派糖"措施中，很可惜他們都無法受惠。第二，為甚麼中產朋友亦很有意見呢？主席，你也知道中產是香港社會的中流砥柱，老實說，政府一直對他們的支援不足。所以，民建聯較早前在施政報告及預算案諮詢時，提出很多期望。

一些雙職家庭，家裏有長者或小孩子需要照顧，聘請外傭是迫不得已之舉。但政府沒有考慮過設立外傭開支扣稅額，減輕這些家庭的負擔。

主席，你也知道局長和司長出入有司機接送，不需要日曬雨淋，不需要跟市民一起迫地鐵，他們吃一頓飯的價錢更可能等於基層市民一兩個星期的生活開支。特區政府是否應該反思一下，並改革一下政策，不論是稅務安排也好、照顧中產或基層市民也好，都需要進行一次明智的反思。我們看到當前的社會形勢，確實令社會各界朋友都很擔心。

基層市民告訴我，他們不敢外出。如果他要外出，會有顧慮：第一，不知何時會堵路；第二，不知何時會遇上大型社會運動。

雖然你經常說，特區政府已推出很多特別措施，讓這些群體得到照顧。但是，老實說，政府推出的措施，第一，雷聲大雨點小；第二，沒有對症下藥，只是為交差而提出。

還有，你早前派4,000元弄致天怒人怨。

此外，我們一直希望你可以幫助基層朋友解決住屋租金的問題。

主席，我想說，現時多國對香港發出旅遊警示，很多人擔心人身安全，海外旅客來港數目大減。8月份零售業銷售總額的臨時估值是294億元，按年下跌兩成三，我相信是自1981年有紀錄以來最高的單月跌幅。

此外，最近有很多市民對我說，如果政府不大刀闊斧地止暴制亂，讓社會回復正常，恢復正常的經濟活動，香港接下來便會出問題。所以，我不單希望局長回去要檢視本身的工作，更希望政府真正表現出團隊精神，讓市民覺得政府有決心和能力處理當前的社會形勢，真正覺得政府有所作為。

第一，希望局長推出的各項寬免稅額更"貼地"。早前我們提出了很多不同的稅務安排，包括優化免稅額，把子女免稅額由目前的120,000元提升至132,000元，與個人基本免稅額看齊；容許擁有超過1名子女的父母分開申索子女免稅額......

我希望局長也聽到，剛才我恐怕他聽不清楚，故此要再次提醒他。主席，我想談另外一個市民非常關心的問題。

主席，我也想局長聽到另外一點建議，特別是關於房屋問題的。我相信政府也很明白，現時年青家庭置業十分困難，故此除了增加資助出售房屋供應外，政府其實亦要繼續推行近期落實的放寬按揭成數措施。我們還建議，為首次置業的香港永久性居民豁免印花稅及按揭保險費，讓首置人士減省十多二十萬元的開支，減輕負擔。其實，年輕人要拿出第一筆首期實在很困難，在未能置業前，年青家庭無法不住在出租樓宇，他們一邊要繳交租金，另一邊又要儲首期，確實是難上加難。所以，我希望政府能夠向沒有自置物業的人士設立居所租金扣稅額——局長，容我再說一次，是居所租金扣稅額——每年最少應有10萬元扣稅額，以供不論是中產家庭或需要儲首期的年青家庭申請。

現在很多市民只跟我說一件事：很希望香港能夠回復正軌，因為在過往一段時間，情況真的令他們不知如何是好。所以，就這一點，我希望局長或其團隊要幫忙多加思考。最後一點，市民希望看到政府有所作為。現時的情況令他們感到痛心、傷心、憤怒和擔憂。我與很多香港人一樣，不希望香港繼續"攬炒"下去。我們只有一個心願，便是希望政府能夠盡快恢復我們社會的寧靜，重建我們的家園；亦很希望政府能夠在不同方位上與立法會不同黨派的議員有多一點溝通。

我經常也說："權責清晰，你我得益；多聚會，少誤會；多溝通，實成功"。但看來特區政府在這方面反反覆覆，總無法回應議會內不同群體、不同黨派議員的要求。其實如果政府想做的話，無論用甚麼辦法問題總也可以解決；政府不想做的話，理由便有"N"個，最終一事無成。

在我們的經濟如此困難，在面對失業率有機會持續高企，以及百業蕭條的情況下，政府須與市民同步及同心面對，讓我們可以盡快渡過這個危機。
我提醒各位委員，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請大家針對《條例草案》各項條文及修正案發言，不要如二讀辯論般評論《條例草案》的整體優劣，或論述其他事宜。

主席，我們討論的是《2019年稅務條例草案》，而現在，我們已進入全體委員會階段，就《條例草案》第1至5條進行辯論。

如果香港沒有遭逢這場橫禍，可能人人都有機會獲"派錢"。但現在，我想沒有多少人會提"派錢"了，因為大家都知道，香港的經濟接下來將面對非常大的衝擊。

是一個安全的環境，是一個有法治的環境。

當香港的城市安全被破壞，很多市民便想移民，很多市民會把資金轉移到其他地方。這情況並不是像陳志全議員所說，是警暴令很多人想移民。

我希望政府認真思考，不應做一個龜縮的政府。政府真的要坦蕩蕩站出來，協助營造一個安全的環境。第二點，我想談談營造一個法治社會的重要性。

最近一些案件的判刑，我相信令香港市民非常灰心。舉例說，8月18日，有人在美國領事館那裏塗鴉，結果法庭兩天內極速處理此案，犯事者被判監4星期。大家想想，今時今日，有哪條天橋沒有被人塗鴉呢？

昨天，社會上討論得最熱烈的事件，就是有人將國旗掉進城門河......主席，我正在討論稅務寬免的百分比由75%提高至100%，這25個百分點的調升，如果要市民選擇的話，我相信他們寧願要一個法治社會。將國旗掉進城門河，結果怎樣？

將國旗掉進城門河的犯事者被判200小時社會服務令，但根據香港《國旗及國徽條例》，此罪行的最高刑罰是罰款5萬元及入獄3年。

我們的議會其實影響社會的生態，如果議會內有議員不斷在社會上助紂為虐、製造混亂、阻止執法，然後在議會內把事情倒過來說，只批評警察，完全不敢批評任何暴徒。我相信這樣的議會生態是不健康的。

以往"香港人"是個很棒的招牌，但經過這段時間，我相信全世界對於"香港人"這個招牌會有另一種看法。我希望藉着今天的辯論告訴政府，我們為香港人"荷包"緊張的情況擔心，我們更加關心，如何可營造一個環境、一個好的社會生態，讓市民在這裏繼續生活。雖然有不少人可以移居外國生活，但亦有不少人不捨得這個地方，或者不能移居到其他地方，因為沒有足夠的錢，亦沒有移民要求的技能。所以，我希望政府在這個艱難時刻，除了多做一步，給予市民多一點稅務寬免外，也會想想如何為我們的環境、我們的社會生態做些事，令香港可以繼續向前走，不會再被人弄至民不聊生。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今天討論的是《2019年稅務條例草案》，自由黨當然支持當局將2018-2019課稅年度須繳交的薪俸稅、利得稅及個人入息課稅的寬免百分比提升至100%。可惜的是，承如我上星期所說，每宗個案可獲扣減的上限維持在2萬元不變，自由黨對此頗有意見，因為與我們要求把上限增加至4萬元仍有一段距離。《條例草案》尚未修正前，可以受惠的大約為191萬名須繳交薪俸稅和個人入息課稅的納稅人，以及145,000個須繳稅的法團和非法團業務。我可以肯定，經修正後，可以受惠的人數差不多，不會多出多少。以薪俸稅納稅人為例，每人可能只獲額外扣減200元至5,000元，我希望局長稍後可以就我的看法來發表意見。

主席，這次是我第二次發言。

正如今天早上多位議員亦提到，他們不明白為何局長的修正案只是將百分率由75%修訂為100%，但同時卻沒有增加或調高款額上限。局長是否認為，把百分率由《條例草案》原來所建議的75%修訂為100%，便能達到目的呢？

他們不曾想過現時一系列紓困措施的受眾是誰，以及有誰需要政府幫忙。

現時，很多市民"今天不知明天事"、"餐搵餐食餐餐清"。

所以，要他們繳交暫繳稅，他們便要借更多錢來繳付。

對於小本經營者，他們現時已經要面對經濟困難，還要繳交暫繳稅。

市民很希望明年仍然合資格繼續繳稅。

主席，規程問題。據我所知，麥美娟議員本身有參與區議會選舉。

我想指出，除了《條例草案》提出的稅務寬免措施外，政府應檢視其他所有條例，以研究如何可以幫助市民渡過現時的難關，解決他們現時面對的經濟困難。

我們是否應該幫助這些人呢？

將稅務寬減比率從75%提升至100%，究竟可以幫助多少市民和中小型企業？

較早前，我在一間茶餐廳吃午飯時，老闆跟我說2萬元的利得稅寬免，對他們的幫助不是太大。於是，我產生了兩大思考：究竟這項政策措施能否真正幫助本地商戶？如想真正幫助商戶，又應該怎樣做？我代入局長的角色思考，假定在提供2萬元稅務寬免後，人們便有2萬元可用於本地消費，振興中小企，晚上也能較多外出用膳，但事實是否如此？

我想告訴政府，如真的想協助中小企，刺激市民消費，除寬減利得稅外還應推行針對性的措施，盡量令市民在收到這筆錢後留港作本地消費，而不是將之用於其他地方或用作境外消費。

如果局長能體恤中產人士，將退稅額上限稍微提高一倍至三四萬元，對他們的幫助可能會更大。不說其他，以現時很多中產人士均租住私人物業來說，一個兩房一廳或一房一廳物業的租金基本上已達萬多兩萬元，2萬元退稅額其實已相等於1個月租金。

現時的中產人士生活壓力極大，特別在現今社會環境下，他們也可能面對失業及裁員的無形壓力。

局長，很多同事均要求你考慮今年豁免繳交暫繳稅，你必須認真考慮，因為此舉能真正免卻市民的沉重壓力。說到繳稅，主席，我最近留意到網上有一則信息，有人為進行不合作運動而製作了一個手機程式，讓人作1元繳稅行動。

所以，主席，我雖然說了很多，但其實也支持這項有關減稅的修正案。

我真的希望政府在制訂政策時能有更全面的思考，確保政策能到位，能令市民快樂，讓他們即使需要繳稅，在繳款時也感到高興。

旅遊業方面，大家說了很多，根本就是苦不堪言。

不過，後來它也擔心"傳染"到當地，所以也批評現時那些"縱暴派"，並表示香港應該果斷處理暴力，也提供很具體的意見。但是，說回稅務，我想說，新加坡現時很穩定，始終它預見了我們的問題，因應對付，肯定不會重蹈我們的覆轍，讓這樣的騷亂拖延4個月，"慢慢攪、慢慢磨"。稅務方面，我一向喜歡簡單低稅政策，能否再次降低稅率至15%，真的令我們的環境增加競爭力？我也說過，中產人士、專業人士、投資者，喜歡香港的其中一個原因是簡單稅制。

今天新聞報道，輕鐵路軌被人用工具切割，出現裂紋，這些我們真的不想稱之為恐怖襲擊，因為影響到保險，真的不想出現。

主席，真正的反對派都是愛自己的社會、愛自己的市民的，我希望他們回頭是岸，不要做"攬炒派"。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這是我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的第一次發言。我原本想待更多建制派議員發言後，才集中一次過回應，但我看到有部分建制派議員已經第二次發言，所以我想嘗試回應大家。

主席，我們現時討論的修正案，是關於財政司司長在今年8月15日公布的一系列措施的其中一項；我希望大家先緊記8月15日這個日子，我稍後的分析會回到這個主題。2018-2019年度稅務寬免的百分比由75%提升至100%，每宗個案上限仍然維持2萬元，所以能藉修正案得益的人很少，最低限度會議廳內的議員和官員也不受修正案影響。

現時每宗個案上限2萬元，措施可以多惠及143萬納稅人，牽涉額外開支18億4,000萬元稅款。

作為議員，我的邏輯是只要有任何稅務寬免措施是不傾斜於某部分人，是全民或大部分市民可受惠，而政府又彈藥充足的，我當然不會反對，即使免1年稅也不會反對，如果全民寬免1年薪俸稅，我也不反對。今次的修正案，是基於8月15日發布的紓困措施，這是否與香港過去4個月所承受的前所未有衝擊有關呢？措施在8月15日發布，在之前的兩個月：6月9日，百萬人遊行；6月12日，警民衝突，立法會未能開會；6月16日，200萬人遊行；7月1日，立法會被衝擊；7月21日，元朗恐襲。

"撐警"、撐政府的企業和建制派議員看到這些事件，做過甚麼工夫呢？

首先便是政府和警察。

銅鑼灣站、天后站一併關閉？

究竟政府怎樣放縱警察？

我們要緊記，現在不是說大家不想外出消費。

多謝主席。

首先要提出的一個很實際問題是，要止甚麼暴呢？究竟是要停止制度的暴亂，還是警察的暴亂？

這樣一來，警隊已和特區政府互相連結成為一個共同體，以及社會上一個市民最不信任的政治組織。從這個角度而言，財政司司長提出的所有寬免和寬減措施，市民當然會接受，因為這涉及金錢和種種好處，但這對於社會現時的狀況並不會帶來任何改善，因為根本的問題未有獲得解決。由此可見，在處理有關問題時，如果政府以為可繼續透過鎮壓、迴避問題或港鐵提早關閉，左右整體社會對是次事件的觀感，所有民調的結果都已顯示，市民不會接受這種伎倆。

我已很清楚指出，有關上限的受眾很少，以致實際上能達到的紓緩作用十分有限。

這對香港特區政府及財政司司長來說，都是一個警號，因為這意味司長雖提出調升退稅比率的優惠措施，但卻不能令香港人安心繼續留居香港。

問題是特區政府究竟會否追本溯源，這是需要探討的另一課題。

畢竟，面對當前的政經困局，很多人皆面對重重挑戰，心情固然會受影響，還要面對各種實質上的困難。如果政府在制訂經濟上的紓困政策時，仍然抱有這種守財奴的態度，只讓一小撮人受惠，亦會令大家感到政府沒能掌握問題的根源。

另一問題是政府不應單單採用"派錢"這個概念，可能還要思考在"派錢"以外，是否還應利用本港的經濟資源，從鼓勵營商的角度解決問題？

然而，有關金額設有上限，旅行社最終能夠獲得的支援金額是6萬元。

主席，對於《2019年稅務條例草案》，在二讀階段，我曾經主要分析整個退稅方案的可能成效及今後需要注意的長遠稅務政策和公共理財哲學。

我這次發言想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今次稅務優惠與對企業支援之間的互動關係。其實，按政府估計，這次方案將會有191萬名薪俸稅及個人入息課稅納稅人，以及145,000個法團或非法團受惠，扣稅額——大家亦說過很多次——170億元屬個人扣稅，19億元屬法團及非法團扣稅。很明顯，法團或我們所稱的公司，所享有的優惠其實相對較少。根據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的資料，政府在2017-2018年度來自個人稅務的收益為661億元，來自利得稅的收入則顯著不同，為1,390億元。按此計算，這次免稅，個人稅收方面建議扣減相對於上一年的收入，寬免比率為26%，其實都不錯，但來自法團或非法團的稅收方面，建議扣減相對於上一年的收入，比率僅為1.4%。主席，這代表今次扣減明顯側重於個人及小型納稅戶，而納稅大戶得益甚微。我認為這個大方向沒有人會有異議。但是，我早前提到，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負責為政府出謀獻策，加強規劃香港的公共財政，以應付將來人口老化及政府其他長遠財政承擔。但是，大家要留意，自2000-2001年度以來，薪俸稅佔政府收入的比例一直下跌，而展望未來，正如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指出，人口老化會對薪俸稅收入帶來進一步挑戰。勞動人口的比例——我在首次發言也提過——由2017年的59.3%跌至2027年低於55%；到了2037年，還未到2047年，已跌至51.6%，代表政府未來很需要依賴利得稅收入來平衡稅收，這表示營商環境十分重要。然而，諷刺的是，與薪俸稅的趨勢相同，現時利得稅的稅基越來越窄，在2017-2018年度只有9%的公司要繳納稅款。我亦都指出過這個問題的主要原因，是因為香港註冊公司的數目大幅增加，而這些新註冊公司大部分都是中小企，失敗比率偏高，因為沒有利潤，所以無須繳稅。所以，如果要維持香港的利得稅的稅基穩定，政府便要重點為大、中、小納稅戶，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繼續保持利得稅的穩定基礎。主席，縱使納稅分布如此兩極化，政府正大力協助中小企，因為他們是提供本港職位的主力。過去兩個月，特區政府已先後公布多項措施，在減低中小企的營商成本、讓他們得到合適融資、開拓其他市場等方面協助不同行業的中小企，此舉得到社會上普遍認同。我亦積極參與其中，與商會、金管局及銀行一同協調，協助這些中小企。但是，我早前在工商事務委員會施政報告簡介會時提到，商務及經濟發展局也提到，持續的示威衝突和社會不穩嚴重影響本地經濟活動，本地消費因社會秩序及治安受損而遭受沉重打擊。這個亦是這次寬免的背景，所以特區政府將寬免比率由75%提高至100%。對於受到整個經濟大環境影響的中小企，政府不遺餘力支持，但是，對於一些被暴徒針對性破壞或縱火的中資銀行、中資旅行社、中資電訊商，以及與破壞者持不同政見的食肆或零售店，我完全看不到整個特區政府提供過任何特別的支援或協助。主席，在這裏，我也要申報，我本身任職中資銀行顧問。當時我亦提到，這些被針對性破壞的商業機構，不但損失嚴重，而且一直獨自面對被繼續破壞、縱火等"黑色恐怖"的威脅下經營。政府對於這些立足香港多年、每年都交稅的企業及商戶都未能提供援助，又如何可以吸引其他地區的企業，認同香港是安全營商的城市而來香港投資呢？因為這些外來企業是香港長遠稅收的一個基礎。政府公布了多項對中小企的紓緩措施，但對於被針對性破壞的企業及商戶，會否提供額外的支援呢？

主席，我想大家看一些客觀的稅務數字，說出當中的無奈。以我剛才提到的中資銀行為例，他們繳交利得稅的情況如何呢？我只挑出其中6間主要業務在香港經營的零售中資銀行，他們在2018-2019年度所繳納的稅款由2億元至64億元不等，平均每間每年繳交稅款接近18億元。交稅多的企業其實主要受惠於本港的營商環境，未必需要退稅優惠，並應不時回饋社會。我留意到上述銀行根本沒有向政府要求任何額外退稅的措施，亦有盡力踐行企業社會責任。然而，政府做了甚麼去維持本港的良好營商環境，以吸引所有企業來香港，然後交稅呢？其實，挽救香港目前的經濟情況，最重要的不單是減低經營成本、協助融資或協助開拓市場便可以解決，最重要的是政府盡快制止極端暴力行為，讓香港回復平靜，企業及商戶可以不受"黑色恐怖"威脅下經營，市民亦可以放心消費。就此，我希望政府盡快保障企業及商戶在安全環境下繼續經營，否則他們的經營受到負面影響，倒過來等於政府的稅收亦受到負面影響。當稅收受到負面影響時，它將來再考慮推出其他稅務寬免，好像今次的2萬元或一些稅務調整措施時，難免有一定的掣肘。

主席，為減輕納稅人的負擔，2019-2020年度的財政預算案建議一次性寬減2018-2019課稅年度75%的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及利得稅，每宗個案以2萬元為上限，而我們現時辯論的《2019年稅務條例草案》的目的，便是為了落實這建議。在2018-2019年度一次性寬減稅務的建議將會惠及191萬名薪俸稅和個人入息課稅的納稅人，以及145,000個納稅的法團和非法團業務的朋友。政府在收入方面會減少共189億元，而有關的扣減將會在我們本年收到的稅單中反映。主席，除了財政司司長宣布這項寬免措施外，為應對極具挑戰的內外經濟環境，司長亦在2019年8月15日宣布另一輪措施，包括將2018-2019課稅年度稅務寬免的百分比由75%提升至100%，每宗個案的上限維持在2萬元。這措施會惠及143萬名納稅人和企業，讓他們額外節省約18億4,000萬元。為進一步加快讓納稅人可以受惠於額外的紓困措施，政府建議修訂《條例草案》第5條，將現時稅務扣減訂明的百分比由75%提升至100%，這亦正是我們正在討論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此外，詳題亦要作適當修訂，以落實政府2019年的稅務寬免。

措施將惠及191萬名薪俸稅納稅人，政府的收入則會減少約189億元。

在這種環境下，他們的壓力相當大。

我相信，政府的思維......

在現時的大環境下，某些較高薪的行業承受較大壓力。

我希望局長稍後可以就此作出回應。市民對政府的怨氣，除了由於覺得"唔湯唔水"的政策無法協助他們外，亦覺得政府不思進取。當第一次推出稅務寬免措施時，市民表示歡迎。我猶記得，當年推出退稅措施時——可能是曾俊華出任司長的年代——大家均拍手稱好。

他們無需接受市民直接投訴，只消坐在議會內聆聽議員發言，之後繼續基於他們的行政考慮推行措施。

我希望由他們開始，認真研究香港的稅制，思考如何可以更好地分配資源和收入，達致社會公義。主席，除了對中產人士照顧不足外，我亦認為政府對中小型企業的支援也不足夠。

請局長想想，第一層最受影響的是企業。商鋪現時無法營業，而旅遊業更面對前所未有的"寒冬"。

我曾留心聆聽這數天的辯論，我特別聽到有代表不同業界的議員對於暫繳稅的意見。

這次修訂對企業的援助真的可謂少得可憐。

更重要的是，我覺得政府不夠積極。

主席，作為《2019年稅務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我這3天聽到很多位同事侃侃而談，觸及很多不同的政策範疇。一項有關《稅務條例》的法案，可以引起這麼多同事發表這麼多意見，真是一大奇景，而我亦十分欣賞主席如此包容和大方，讓這項《2019年稅務條例草案》可以繼續辯論下去。我希望這是一個先例，以後無論甚麼法案提交上來，主席也可以容許議員自由發表意見。

是的，主席，我聽到你的提醒。

很多建制派朋友指這是社會動盪引起的經濟衰退，其實並非如此。大家看回數字，這是一個環球大趨勢，是香港作為一個開放型經濟體系所受到的負面影響。

其實，看回大形勢，中美貿易角力、知識產權角力、地緣政治糾紛，包括土耳其、伊拉克、伊朗，以及英國脫歐，均對香港整體經濟環境造成極大影響。

我寧願政府把這些錢儲起來慢慢使用，總比突然因為經濟衰退而突然多撥出2,000億元用作修橋築路好。主席，我謹此陳辭，我希望各位盡快支持《條例草案》三讀通過。

主席，《2019年稅務條例草案》現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這兩天聽了很多發言。議員對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及利得稅的稅務寬免百分比由75%提高至100%沒有太大反對聲音，但對於2萬元上限卻有很多意見，希望政府會細心聆聽他們的意見。對於政府就經濟下行推出的各項紓緩措施，大眾普遍認為未能有力回應市民的要求和期望，對失業或就業不足的工友的支援尤其不足，只透過僱員再培訓局舉辦的"特別.愛增值"計劃提供協助。以全日制課程計，每人每天只能獲發153.8元津貼，修讀半日制的人士只能獲得76.9元，每人每月的津貼上限與2003年SARS期間推出的"技能增值計劃"同樣是4,000元。換言之，16年來通脹升幅不少，但津貼卻分毫不增，實在令人失望。這樣怎能解決失業或就業不足工友的燃眉之急呢？主席，我並非法案委員會的委員，但我歡迎政府今次的修訂。不過，正如我上次發言時提及，我認為政府應在現行措施上多走一步。事實上，香港中上階層的收入模式早已有很大改變，股息和資產增值等已經成為他們的重要收入來源。如果政府認為香港的稅基狹窄，以致未能推出更廣泛、更有效的稅務寬減措施，我認為政府應該全面檢討稅收來源，以完善稅務政策，紓解民困。此外，低下層也是特別需要關注的一群。香港今年的經濟發展內外交困，中美貿易談判遲遲未有結果，加上本地一連串的社會事件打擊，令本地市道蒙上陰影。上月政府公布最新經濟數字，可見本港經濟仍繼續走下坡。截至8月，本港的出口貨值已經連續下跌了10個月，今年8月的訪港旅客人次及零售業銷售總值亦分別較去年同期下跌了四成及二成三。市道疲弱對於各行業前線從業員的生計構成直接打擊，導遊、飲食業及零售業的前線員工更是首當其衝。他們不但開工不足、被僱主要求放取無薪假，部分甚至面對失業問題，亟需政府施以援手。我認為政府此時必須向失業市民伸出援手，協助他們暫渡時艱。我和我所屬的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在金融風暴後一直建議政府設立失業貸款基金，讓市民可以在失業期間向政府借貸，待重返職場後分期攤還貸款。這建議既不構成沉重的公共財政負擔，又可以保障失業人士的生活，可謂一石二鳥。我希望政府在這個非常時期，會積極考慮設立失業貸款基金，為失業的市民和工友解決燃眉之急。

主席，現在是聚焦討論退稅的環節。

我曾經形容這項安排為杯水車薪，未必能夠對目前整體的經濟狀況有很大幫助。

主席，或許我簡單說說。回顧歷史，香港沿用多年的簡單稅制，以至政府一直以來的積極不干預政策，當然是港英政府時代已經一直沿用的思維。但是，主席，究竟過去這種因循的簡單低稅制，配合積極不干預政策，是否完全適合今天的香港？我們不僅要考慮今天社會暴亂的特殊情況，更要考慮往後香港如何應對一個複雜及全球變化的環境。如果香港想繼續尋求經濟發展，這種稅制和政策是否完全適合呢？

中國由1980年代開始進行經濟改革開放，在這個很特殊的環境下，香港利用其特殊的地位，把握中國改革開放的機遇，不斷進行多項貿易，令香港的經濟可以急速增長。不論是進行貿易或投資，都能賺到盤滿缽滿。加上地產市道的炒賣，令香港在過去一段長時間，基本上不太需要考慮經濟問題。所以，大家都認為繼續沿用實行已久的積極不干預政策或低稅制便可以解決問題，不需要觸碰稅務這個議題。主席，正如我剛才所說，過去因為客觀的背景造就了香港急速的經濟起飛，以致我們不需要考慮剛才我所說的問題，但時至今日，經濟環境已經有很大轉變。我們現時希望為香港謀求一條新出路，如何可以進一步令香港的經濟有新的發展機遇？除了固有的金融業及地產業外，是否還有其他產業可以帶動香港的經濟增長？大家都知道，其實香港沒有多元化的產業，來來去去都是一些傳統的產業。

地產商每年退稅數億元，其實政府無須這樣做，很多市民都覺得這做法不公平。據說是因為電腦系統無法配合、稅務局及其他部門在這方面未能夠完全協調，結果導致我們未能夠設立這種制度。

有委員已指出，我已相當寬容，盡量讓委員發言，但我留意到，很多委員的發言內容偏離了辯論議題，而不少委員已多次發言。我希望委員發言時盡量精簡，並針對《條例草案》的條文及修正案發言。

一個政府的規模可以很小，小得只負責保障社會安定，把其他事情都交由私人市場處理。表面上，我剛才好像是在談論政治學，但實際上，我所說的與公共財政是一體兩面。

但當局竟然覺得沒有問題，為甚麼呢？

如果當局帶頭違反《基本法》，再沒有人會尊重法律。只有執法者才可以用制度暴力破壞社會秩序。個別人士可能破壞了法律，法治卻是由執法者帶頭破壞的。

主席，很多市民這兩天都在觀看立法會會議的直播。他們在直播中看到許多建制派議員努力向政府提出各種建議。

政府今次建議提高稅務寬免百分比，由原本的75%提高至100%，但每宗個案的寬免上限維持在2萬元。

香港回歸後，曾經經歷4次經濟衰退，分別是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2001年科網股爆破、2003年SARS時期，以及2008年金融海嘯。

在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星期一的會議上，邱騰華局長表示香港現正陷於內憂外患，我們亦有同感。外圍經濟方面，中美貿易戰仍未停止，亦未知何時才能完全結束，對很多行業造成重大負面影響。

當時，政府撥出35億元，為旅遊、零售、娛樂及飲食這4個重災行業提供貸款保證，有關貸款只限用作支付員工的3個月薪酬，而且款項會直接存入員工帳戶。

當時以員工薪酬1萬元作為計算基準，受惠員工估計達10萬人。

因此，政府提供貸款擔保若並非只旨在協助中小企渡過難關，而是同時希望僱員能夠保住工作，政府可否考慮像2003年般提供專門用於支付員工薪酬的貸款保證？

第一，增加培訓名額，包括為8,000至10,000名原本從事零售、飲食或旅遊業的失業人士提供再培訓課程。第二，開設2,500個與環境衞生有關的臨時職位，為有需要的長者提供免費家居清潔服務，並且開設2,000個臨時職位，為有需要的長者和弱勢社群提供免費小型維修保養等服務。

牆上貼滿紙張，經過一段時間後，其實已經出現問題......

我認為，政府應認真考慮增加這些臨時職位，協助大眾市民。

政府有時雖然推出政策幫助企業或市民，但宣傳推廣實在做得太差，企業不知道、IT公司也不知道。我昨天發言後，有些協會表示要立刻宣傳、多辦講座，向IT公司和企業推廣，並協助配對，令企業能夠善用政府資助。如果政府可以略為更改配對模式，改為4：1或5：1，我相信使用科技券的公司必定會大增，這樣便可幫助某些企業渡過難關......

除了我們剛才提及的餐飲、零售、旅遊、酒店及運輸行業受到影響，來港申請上市的公司亦有所減少。

我認為這項建議很值得考慮，而且是最簡單和最容易操作的方法，對中產或小企業而言，也最容易直接受惠。大家都很擔心，政府若構思其他方法，會重蹈覆轍，畢竟早前派發4,000元弄得一團糟，到現在還未完成派發程序。我們亦很希望政府居安思危。

我希望政府就此能夠善用科技，既然快將推出eID，政府是否可以加緊建立一個系統，以便日後採取惠民措施時，可以簡易地把錢直接存進市民帳戶，而無須市民久等？

這2萬多名員工都是香港人，並以基層"打工仔女"為主。

為何這些人會繼續這些"攬炒"行為？正是因為背後有人支持。

主席，我是要指出，這些暴力行為現正影響香港的企業和整體經濟，所以政府今天提出寬免稅項雖是好事，但卻幫不了市民。

其實他們想怎樣呢？他們用盡暴力，甚至聲言要殺警察，就是想迫解放軍入城，以為解放軍入城血洗香港會重演六四，令外國制裁中國、制裁香港，屆時中國便"玩完"，政府會倒台，香港亦會倒下。他們以為會這樣，但事實上能否做到呢？

是全體香港市民。他們以為"攬炒"可以達成甚麼？"在廢墟上重建一個更公平的社會"。他們是否活在幻想之中？"攬炒"後的香港，何時才可重回正軌？我們合眾人之力多年來辛苦創建的香港被他們破壞和"攬炒"後，是否真可復原？很多市民已經失業，很多企業亦已倒閉。令香港商譽全失，是否就是他們的目標？

主席，我發言想回應一下剛才在會議廳內大聲疾呼的鄭松泰議員。他質疑市民交稅得到甚麼服務。事實上，我亦要替市民"呻笨"，因為他們選出的議員帶人進入議會，損毀設施，令立法會需要花6,000萬元進行維修。他們選出的議員看到有銀行遭人縱火和破壞，還去信地政總署查詢，銀行在門外加建圍欄會否影響火警時逃生，要求銀行拆除，讓銀行繼續遭人破壞、縱火。所以，我相信......主席，我回應後便會返回議題。所以，我相信很多市民都"呻笨"，亦希望各位市民看清楚。

今年的稅務寬免上限是2萬元，即減少1萬元，意味交稅多的人或企業享受的稅務寬免有所減少。由2008-2009年度起的多年內，香港在利得稅方面實行單一稅制，稅率為16.5%。

為甚麼我要提出稅率的問題？事實上，香港與新加坡一直存在相互良性競爭。我們如果比較香港和新加坡兩地的稅制，會發現新加坡比較積極運用稅制的優勢，以爭取更多商機。我想藉此機會指出，新加坡同樣有稅務寬免，但其稅制比香港更多樣化。

最近幾年，我們都很希望香港有多些初創企業，尤其是科技企業，但我們沒有這方面的優勢。

第二，新加坡有3級稅階，包括剛才所說的0%。

同時，我們亦希望政府設立更多機制來扶助企業。在扣稅方面，即我們正在討論的稅務寬免，新加坡在過去多年亦有稅務寬免。2013年至2015年，新加坡有30%的稅務回扣，上限是3萬新加坡元，即20多萬港元。此外，2016年有稅務回扣50%，上限是2萬新加坡元，即10多萬港元。在2017年，有50%的企業所得稅回扣，上限是25,000新加坡元。

香港這次的做法很特別，寬免百分比由75%調升至100%。然而，本港過去的稅務寬免比率多數是75%，上限是兩三萬元。相比之下，新加坡提供的稅務回扣非常吸引。

政府這次因應外圍環境及本地因素而作出這項調整。

但是，未做到客似雲來之前，政府可以繼續多做一點，例如把寬免比率提高至100%後，可以考慮因應社會環境再調整上限，令市民感受到政府真的因應社會情況而提供稅務寬免。

雖然有關建議要提交立法會，議員要再作討論，甚至再修改法例，但我希望政府盡力一試，給予幫忙。

我們很想政府做很多事情。由於我們不是執政者，他們才是執政者，有權做很多事情，我希望他們多些與市民溝通，我們只能夠透過議會向他們表達，甚至私下邀約官員討論。

官員落區，可能會受到批評或責罵，但這也代表真正的民情，是市民真正要向官員表達的意見。

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大家也知道，有警員想混入人群當中找出核心滋事分子並拘捕他們，令整件事的暴力程度減低，原意是要保障示威者的安全，但他被人發現後卻被他們即場"私了"。

歸根究底，他們只是明知故不撐，明知故不認，這是更醜陋的割席。主席，最後，大家都心知肚明，特別是所有理性的市民都心知肚明，前線激進暴徒必然是"港獨"分子，他們以"五大訴求"作為擋箭牌。所以，希望市民大眾一起表達主流意見，必須止暴制亂。

主席，我曾翻查資料，發現有些資料很有趣，值得政府考慮。2019年3月15日，《香港01》發表一位經濟學者莊太量先生的分析。

只要超高收入的"打工皇帝"多交少許稅，便會有100多萬人無需交稅。

有人會問為何要向有錢人"開刀"，但"能者多付"一向是社會的共識。主席，我按照上述文章附有的試算表計算過，年薪750萬元至1,000萬元的人士，平均每人交稅125萬元。

如果他們的薪俸稅增加3%，只是約370萬元至380萬元。

大家都說現時稅制未能發揮再分配的功能，而"能者多付"的確能夠填補不足，所以，希望局方能夠考慮。此外，不得不提的一點是，政府收取的稅款很多，但卻不知道該怎樣花，多一點寬免便算是大恩大德，皇恩浩蕩。為何不採用更實際及更長遠的措施呢？主席，你一定猜到，我想說工聯會提出的綜合退休保障計劃。事實上，如要真正達到財富再分配，政府收到稅款後便應設法回饋大家。這是大家都有份，大家都應該得到，也不介意大家都得到的。

主席，剛才很多同事提到今天是萬聖節，很多餐廳、酒吧都靠今晚的營業額來支撐一兩個月的開支。

事實上，飲食業已經大叫救命，張宇人議員在電台節目上說，業界已經撐了4個月，再多撐兩個月的話，全線結業潮便會出現。

大家在星期六日本來開開心心，可以帶子女出外遊玩消費，吃喝玩樂，但現時外出相當危險，倒不如留在家裏看電視。"打工仔"辛苦工作並繳交薪俸稅，以往他們都說"辛苦搵來自在食"，但他們現時的要求已不一樣。

希望政府聽到市民大眾對止暴制亂的強烈訴求，而且加大力度，盡快除暴安良，令香港重回正軌。

主席，這項《2019年稅務條例草案》的主旨是修訂《稅務條例》，以實施政府就2019-2020財政年度提出的財政預算案中一項關於稅務寬免的建議，更正在該條例第145條中對某條文的提述，並修改根據該條例第1002條可扣減的利得稅款額的計算方式。

以每宗個案可減稅上限2萬元為例，根據稅務局2017-2018年年報的附表顯示，2016-2017課稅年度全港有1,764 543名"打工仔女"需繳交薪俸稅。

不過，資料顯示，納稅人數目最多的是年薪30萬元至40萬元的"打工仔女"，這個組別約有29萬人，佔納稅人的16.5%。以2016-2017課稅年度計算，這個組別的"打工仔女"的月薪約為25,000元至33,000元，平均每人繳稅3,105元。

這才是真正以民為本、為民所想的方向。

然而，長遠而言，我認為政府應該認真為未來社會的整體福利作好打算，例如成立新生代的嬰兒基金，為18歲以下合資格的兒童設立新生代嬰兒基金，利用政府、家庭及第三方共同持續性的供款和投資收益，協助香港新生代籌劃未來進修、置業及應付一些困難。

今年全球經濟已有下行跡象，再加上現在有反對派煽動、鼓勵甚至表示與那些暴徒永不割席，導致香港連續數月陷於一片混亂，經濟雪上加霜。

我知道香港現時的稅務收入主要分為四大板塊，計為利得稅、薪俸稅、印花稅及賣地收入。

我也認為政府不應考慮開徵銷售稅，因為增設這稅項等於向基層市民"開刀"，所以我並不支持，除非政府能提出新的概念說服我。主席，我認為政府寬減稅項是好的，無論是個人或企業也會歡迎，但更重要的是盡快止暴制亂，這才是最重要的方向。香港市民需要安居樂業，香港市民希望社會重回正軌。

"派糖"對市民來說固然是喜訊，但在審視《條例草案》和聽取同事的意見後，我認為政府仍需努力改善"派糖"寬免措施，令社會對坐擁龐大盈餘的政府加強信心。

多位同事剛才已提及，除大型示威活動外，社會亦不斷遭受破壞，包括示威人士損毀港鐵站設施及縱火焚燒銀行，而一些我們認為非常好的店鋪亦統統遭受破壞，甚至但凡有中資背景的店鋪都遭人破壞，尚未包括區議會議員和立法會議員的辦事處，所有建制派議員都遭殃，引起社會震動。

即使財政司司長最近推出牌費豁免及貸款優惠等措施，亦絕對無法彌補目前社會環境造成生意額大跌的損失。

"派糖"措施原本是針對中小企及中收入人士為主，但這項稅務優惠措施卻的確反映政府由始至終對中產人士在社會上承受的壓力缺乏關注。我昨天發言時亦列舉了數個例子，包括自回歸以來，中產人士的收入雖然有增加，但增幅卻追不上目前社會的生活指數。市民的收入增幅不大，但社會開支卻越來越高，特別是住屋開支，令部分高收入或中產人士承受的壓力越來越大。

既然如此，政府會否有更好的辦法，以改善目前的狀況及向中產人士表達政府的關心？蔣麗芸議員剛才建議設立嬰兒基金，亦有多位同事提出其他很好的建議。雖然其他優惠或措施已超出全體委員會今天的討論範圍，但我也希望藉此機會，建議政府多留意中產人士在社會上承受的壓力，並研究如何為他們提供紓緩措施。

我仍然堅決支持這項有關稅務優惠的修正案。

首次交稅的人更須繳交雙份稅款。我記得，我加入立法會後收到的第一份稅單，差點要借錢交稅。

除了可以促進科技發展，例如人造衞星及增加糧食生產外，其實就是想培育更多人才，希望能有創新思考的能力，為社會作出貢獻。我在之前的發言中也提到，市民交稅的心在香港是相當落後的。

要我打仗，也要先給我一支棍吧。

政府在這段時間汲取了多少教訓呢？

我會否反對這項修正案？

如果政府無法在修正案中體現對市民的關心，甚至說可由民間來做，以後政府實在難以徵稅。我倒不如直接把稅款捐給李嘉誠，對嗎？所以，我希望特區政府十分認真地檢討過往的施政風格。

第一，慢；第二，落後；及第三，不對題。

正如剛才所說，該局應與其他政策局合作，培養市民交稅的熱情，向他們講解為何要交稅，令大家繳稅也比較心甘情願。

最差的情況是，他們可能在4月至7月——7月情況可能還好一點——能賺到錢，但7月至10月沒有收入。

市民更拿出10年前的餅卡到店兌換西餅，真是"玩嘢"。

席上的議員也不妨拿出板斧，當市民和政府之間的"和事佬"。

除了太空總署署長和一名修女之間的信件外，我也建議特區政府讀一本書。

邵家臻議員......我只想跟大家說，立法會翻譯及傳譯部同事連"落地獄"......

其實我也想問一句：梁君彥議員，這幾天你辛苦嗎？

真的辛苦你了，真是用心良苦，希望你主持會議也能夠支撐得住，因為如果他們繼續發言......

香港市民為何不開心呢？

各位，香港目前面對的，是政治制度失效的問題。

青年人上街追求公義、公平、公正，最後全部被拘捕。政府完全不理會為甚麼社會上有這樣重大的民怨，以為處理了2014年的雨傘運動，便等於解決了社會上所有問題，2019年因為修訂《逃犯條例》引起的爭議，便是將掃到地毯下的社會問題一次過暴露出來。

我很希望繼續聽區諾軒議員的發言，不過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指多位建制派議員的發言均是為了迴避討論反對派提出的議案，我認為這說法不恰當。

我實在忍無可忍，我一定要他收回這個說法......

作為一位議員，首先要問問自己，是否有足夠作為一個人的道德基礎？是否能當一個人？

"黃藍是政見，黑白是良知"，作為一個有良知的人，我們便要向政府問責；作為一個有良知的人，我們便要在議事堂上"好好睇睇"、痛痛快快地辯論林鄭月娥的對與錯。

政府要應對的是大部分市民已對香港體制失去信心一事。建立一套制度需要不同議員的努力，並非在此浪費4天時間。